主席，首先，我要解釋第一組修正案。

至於何謂合理地切實可行，正是我第一組修正案的要點所在。

不過，為令合理地切實可行更具體，我會提出兩點供法院考慮。

我認為法院應該考慮以下兩點。

因此，法庭在考慮再次聘用這名員工是否合理地切實可行時，僱主必須先證明，如果他不及時另聘僱員替代該名受屈員工，在工作方面將不切實可行。

第二點，僱主亦可以證明，該名被不合理及不合法地解僱的僱員，從來沒有表示有意復職或返回公司工作，而他亦已在合理時間內聘用另一名員工取代被解僱的員工。

僱主是可以向法院反映這種情況的，而這亦會成為合理地不切實可行的考慮，原因是已另聘員工替代。就中小企的環境來說，這是較易信納的。由於運作規模相對較小，缺少了一名員工的確可能會令公司受到影響，又或是在提供服務時構成重大阻礙。這一組修正案只是加入這兩項條件，令法院在考慮合理地切實可行讓有關的員工返回原來的崗位或調派到類似的崗位復職時，可以更為具體。

"過三關"所指的是，第一關，法院必須信納僱員遭不合法及不合理解僱。第二關，法院必須認為僱員返回原來崗位，是較合適或恰當的補救方法，這是不容易的。

因此，如果工聯會考慮清楚，他們應該一定會支持我的修正案。最後一關是法院必須認為，讓該名員工復職或再次聘任是合理地切實可行的。因此，主席，我的修正案非常合理，亦令法院考慮合理地切實可行讓員工復職或再次聘任的條件更具體及清楚，不會容許僱主推說已另聘員工便算。主席，我還有其他修正案。我想問清楚，這項辯論是否同時包括第二組及第三組的修正案；如果是，我便需要再次發言，因為我的時間不足夠？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動議的第一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俗語有云："鳥擇良木而棲"。

若然如此，倒不如拿取合理補償。如果要對簿公堂，勞資關係已無法修復。

是和平分手，拿取各自的有關利益，總好過大家"攬炒"。

老闆是否要搞到員工"無啖好食"，甚麼也不給他，迫到他走投無路才"過癮"呢？

任何企業均有其紀律和文化。有時候，對於個別員工的要求，以至員工福利......

以建制派和反對派為例，即使大家立場不同，亦應和衷共濟。

是否一定要激化矛盾？是否一定要以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就勞資關係而言，我年輕時看到前輩的關係並非如此。

主席，張超雄議員第一組修正案我剛才已提過，當中建議並無強加於僱主的意圖，而是容許勞資關係雙向發展。第二組修正案我認為亦有值得討論的地方，究竟工人的價值為何？

所以我認為張超雄議員的第一組和第二組修正案均有其可取之處，希望大家考慮。最後，我想回應羅致光局長，希望主席不要認為我離題，因為復職令及今次的議案和勞工顧問委員會有很大關係。

我想，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需要思考，勞顧會的共識其實是甚麼共識？主席，希望你容許我說說勞顧會的組成，這與我們最後說的共識是有關的。勞顧會是按照《國際勞工公約》第144號的三方協商精神而成立，但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主席，我有聽的，不過有時候再穩妥點較好。

我剛才解釋了我第一組修正案的主要內容，便是如果要考慮復職是否合理地切實可行，法庭首先要僱主證明兩件事，我不重複了，但我覺得兩個條件均十分重要。我現在解釋第二組修正案。這一組修正案主要是有關賠償金額。

我的修正案建議把款額增至月薪6倍，不設上限。為何要作出這項修訂？很簡單，一筆錢可以"買起"法庭的命令，是很嚴重的問題。第一，在原則上我已經不同意，我稍後再解釋我的憂慮。

僱主為何要解僱僱員，甚至被法庭證明是不合法地解僱？可能是因為僱員參與組織工會或甚至擔任工會領袖，僱主為了鏟除這口眼中釘，甘冒大不韙，不合法地解僱該僱員。

因為他要鏟除這口眼中釘，而為甚麼該僱員跟老闆"面左左"，仍要繼續在那裏工作？便是他要維繫工會。黃定光議員所談到的是一般中小企，中小企根本不會出現這些情況。我所說的很多時是在大機構，甚至不是公司而是大型公營部門，例如大學。最近便有多間大學解僱職員，例如我退休前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學，便解僱了八九名幫社工學生做實習的導師，前兩個月又解僱了6名應用數學系的導師，工會出來幫助他們。

然而，一名教授或工會領袖的月薪往往是10萬元或更高。前幾年國泰解僱40多名機師，每名機師月薪都過10萬元，僱主無須用1個月的薪酬，便連法庭命令都可以不聽："我就解僱你，'買起'你，奈我何？這原則本身已難以接受，法庭的命令竟可以用錢"買起"，說得通嗎？代價還要那麼低，3個月薪酬或72,500元，如果該僱員的月薪稍高，用1個月薪酬便能解決他，豈非等於代通知金？當然，代通知金要支付，但代價那麼低實無阻嚇力。怎可以容許老闆以如此低的代價，連法庭經過審議——我剛才說"過三關"，我也不再重複——發出要求讓僱員復職的命令後，老闆都可以完全不聽，還要設這些上限？香港的4項反歧視條例訂明，如果資方因為歧視某員工殘疾而解僱他，需要支付的補償金額並無上限。如果資方因為家庭崗位、性別或種族原因歧視某員工而將他解僱，須支付的補償金額沒有上限。

我剛才說的第一組修正案，只不過是讓法庭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考慮一個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條件，讓員工復職。這是講理，而且分明不會影響中小企。這組修正案只不過是將違反法庭命令的代價提高一些，也不可說是完全不可想象，只是相等於某些國家的最低標準。

作為附屬法例，當然是這樣做，但我提出要將之變成主體法例的一部分，即要通過"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為甚麼？

區諾軒議員昨天亦表示，勞工處在文件中承認曾在1999年進行檢討，並已在勞工顧問委員會達成共識，不再建基於甚麼"雙方同意"、"僱員、僱主同意"等情況，同時有需要作出修訂。勞工處亦已向國際勞工組織表明會盡快修訂，這已是1999年、2000年的事，大家可以看看勞顧會的年報，當中有整段講述此事項。我不明白，為何會有同事聲稱，因為我提出修正案，迫使政府撤回《條例草案》，連累大家這麼久都無法修改法例，有沒有搞錯？

我提出的"先審議後訂立"方式，可容許議員提出一項決議案修改金額。

隨時要輪半年，但4個星期一轉眼就過去，4個星期只是一個月而已，那麼，政府訂立的事項，我們只能被迫接受。根據政府過往紀錄，政府從不肯辦事，所做的工作又未必符合市民大眾的需要。為何我們要容許政府這樣做？我提出這項修正案，便是把權力交回立法會，"先審議後訂立"，並且容許議員用決議案的形式提出，由我們及早修正。

黃定光議員應清楚知道，過去多少工會領袖作出多大犧牲。過去不論左派或右派的工運，有多少工會領袖遭受打壓，如果有復職令，他會否堅決回去復職？一定會，這修訂便是要保障工人的基本尊嚴，保障工會領袖遭受不合理、不合法解僱時，仍然可以復職。

這種威脅立法會的言論，應該予以譴責。立法會有獨立意志，議員可以修訂政府的法案。議員一提出修正案，政府便說要撤回法案，簡直是威脅、是綁架，完全是霸道、行政霸道。

我認為有必要尊重勞顧會花了大量時間所取得的共識和基礎。

我想就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指出一點。

聘請新僱員回來工作，其實是很正常的做法，但法院卻不可以考慮這個因素。簡單而言，即使僱主已聘請了新僱員工作，法院要表明不能考慮這個因素。

我想提出一個最直接的說法。

我同意黃定光議員所說，勞資雙方和衷共濟解決問題固然最好。

最後，我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按照勞顧會的共識，集中做好這項建議。

修正案看似是訴說《條例草案》對僱員不近人情，最終也只不過是圍繞一個"錢"字。若然如此，張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根本是自打嘴巴。主席，簡單而言，我謹此陳辭，反對這兩組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多項修正案。

明顯地，這3組修正案最終會被否決，因為這是政治現實，但局長為何明知這個政治現實仍要"出口術"？

如果修正案不合理，是周浩鼎議員及鍾國斌議員口中的毒蛇猛獸，足以令商家不做生意、不作投資，局長根本不用出言威脅，因為我們自會大罵張超雄議員。所以，局長的小動作說明了香港的一些狀況。

我記得剛才張超雄議員也提過，"打工仔"有很多種，有人月薪10萬元，有人月薪5萬元，有人月薪3萬元。

討論這個問題時，很多議員同事又會代入中小企的角度思考。

所以，先要保護頭目，從而保護整個工業運動。如無相匹配的額外賠償，即按照僱員月薪乘以某個倍數，對僱主根本不構成壓力，那就果真變成鍾國斌議員所說的"花錢解決問題"，72,500元的上限似是定額罰款。

這組修正案並無阻止僱主另聘員工，所以不會如同鍾國斌議員所說，僱主有6個月或9個月不知道如何營運的情況。最後，張超雄議員的第三組修正案雖然看似是技術性修訂，但其實相當關鍵，因為政府原本的《條例草案》是想將修訂額外賠償額的權力單單交給政府當局。

主席，從我剛才簡單的發言可見，張超雄議員其實是在做很多建制派同事想做的工作，即求同存異，尋找一個較合理的平衡點。

很遺憾，我要坦白說，這項修正案本來不應該由張超雄議員提出。

難聽點說，怎會打着紅旗反紅旗呢？

雖然在政府的設計下，如果修正案不合政府的心意，不合商界的心意便休想可以通過，但是，局長也不能公然反對代議政制的意義。大家要明白和尊重《基本法》清楚訂明的立法會的天職，便是監督政府，我們亦希望透過立法過程維持香港碩果僅存的代議政制。

剛才多位議員說中小企有多淒涼，大家用常理來考慮，過往多年，大部分經勞審處審理的個案，其實都與中小企無關。

九巴對待員工非常刻薄，員工挺身維護自己作為工人在香港工作的權利，九巴便已經想不合理地解僱他們。

過往很多大型的勞資糾紛，以國泰、職業訓練局和大學為例，僱員當然是受僱人士，即工聯會所說的偉大的工人階級，他們也是"打工仔"，手停口停。

雖然法案可以討論，但任何惡法只要得到保皇黨及建制派的保駕護航，大多數也是只有討論，討論完後仍然要通過。

不過，牽頭破壞這些原則的不只是政府，還有建制派和保皇黨，還有聲稱幫助工人的議員，這些人才令我感到心痛，這些人的行為才顯出他們的不義。

我們辯論的所謂復職令，其實是關於僱主不合理及不合法地解僱員工所須付出的代價。僱主絕對可以用他的方法，即使是不合理及不合法的方法，解僱員工，不過，他要付出代價。我想說的第一點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不是僱員說的，而是法庭說的，即經過法庭審理，並裁定僱主的解僱為不合理及不合法。

從員工的角度，是拿取最後的濟助，爭取最後的公道。他不能，因為只要僱主肯付出代價，便可以解僱員工。所以，說甚麼和衷共濟？

首先，張超雄議員提出了3組修正案，我先說最溫和，或者根本是技術性修訂的一組。

張超雄議員提出，由"先訂立後審議"，變回"先審議後訂立"，只是想讓立法會有多些時間審議有關金額，或者是"扮"審議，為甚麼我說"扮"審議，稍後我會解釋。

我看不到即使是建制派議員有甚麼原因反對張超雄議員的第三組修正案。當然，他們心裏可能會覺得，政府提出的條文就是最終定案，不能修改，成立法案委員會只是浪費時間，討論也是浪費時間，最後，如果要他們審議法案及投票，只會令他們尷尬。所以他們不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如果他們是這樣想，請清楚告訴大家，這樣我們便回到局長昨天在恢復二讀辯論最後的發言。

我要引述新聞公報倒數第二段，也許局長稍後總結時，也會再說一次："在未有得到勞顧會共識的情況下，強行把額外款項提高至有關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6倍，並取消有關上限，會嚴重損害勞工界和商界多年來在勞顧會通過協商而構建的合作關係，對勞資關係會帶來深遠及負面的影響"。

因此，我懇請議員通過"——是局長說的，不是我說的——"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反對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如果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基於上述理由，政府不排除會考慮撤回整項《條例草案》"。這樣，我們又跌進"袋住先"或甚麼也沒有這種二選一的處境中。

這便是如果建制派不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未來可能會出現的處境。

很多議員也說，在反歧視的法例中，如僱主因僱員的性別、種族或殘疾而將其解僱，有關的賠償也不設上限。

政府應有承擔和判斷，政府應站在弱勢的一方來多發聲，如果局長今天仍重複其昨天的發言，即不排除考慮會撤回整項《條例草案》，勞工界當然不會心悅誠服。

代理主席，我首先向大家講解取消上限的意思。

我正是要討論這問題，如何濫用呢？

在這過程中，僱主可以提出反對，而不是僱員要求復職便一定能夠復職。

他們一般都希望公司能夠繼續運作，大家和衷共濟，繼續保持僱員與僱主的關係。問題是有些員工以代表的身份為其他員工爭取權益，並在與資方或管理階層討論一些問題後被打壓或秋後算帳，這些情況時有出現。為了維護這些工友代表，必須提供一些法理保障，否則，將很難令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達到更好的地步，這才是最重要的。

法院經過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後才作出復職令，但僱主竟然對法院經嚴謹考慮作出的命令不予理會，視法院命令如無物，那麼法院的尊嚴何在？

原來這個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要聽從勞顧會所作決議，它說甚麼我們也要跟從，那麼議員便繼續充當橡皮圖章和舉手機器。即使有人願意這樣做，我也不願意這樣做，因為我是民選議員，是經市民"一人一票"投選出來的。

我們有本身的立場和看法，無須理會政府架構。

這是令人感到十分遺憾和痛心的。一些曾經努力爭取民主的朋友，竟然把權力交給勞顧會，這不是很可悲嗎？

我們是否尊重勞顧會？對於勞顧會洽談所得的結果，我們應採取何種態度和立場？政府的立場又是甚麼？

我希望局長可以澄清。

這3筆款項與3個月工資或72,500元上限有何關係？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局方可以在發言時解釋清楚。

主席，我首先感謝黃定光議員的提點，這真的是工聯會需要檢討的地方。郭家麒議員剛才也說工聯會在勞工界的地位甚高，指我們控制勞工界的工會。

如果郭家麒議員真的認為值得組織工會，我很歡迎他參與勞工運動，希望他的議員辦事處也可以成立工會爭取權益。

簡單而言，就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職場發生的事情的複雜程度，可能較議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麼大家是否真的要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不得不回應某些議員對我提出的修正案的很多誤解或有意曲解。

僱主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僱員後，還要讓僱主同意僱員復職，簡直是緣木求魚，荒謬至極。

這點是基礎，但只有復職令，沒有復職權。我解釋了很多次，僱主若拒絕履行復職令，可以付錢代替，導致僱員沒有復職權。

我曾經想提出這項修正案，但主席說修正案是超越了範圍。所以，鍾國斌議員說得對，我不應只提出將額外款項的款額上限提升至僱員月薪的6倍，更應讓《條例草案》賦予僱員復職權。很可惜，我做不到，所以我要說清楚這件事。因此，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我要投棄權票。

除了基本權利外，為何我一定要爭取復職權？僱員被僱主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後，為何仍然想復職呢？

這便是教訓，港鐵公司的工會至今仍不能回復當年那種組織和力量。一間大型機構選擇不合理及不合法地解僱工會領袖，絕對可以將工會的力量瓦解。

他們加入行政會議，在工人的權益和"保皇"之間，我不知道他們要如何平衡。

根據勞顧會的網頁，勞顧會"是一個非法定組織，就一般勞工事務，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勞顧會由勞工處處長出任主席，共有12名非官方委員，分別由僱主及僱員方面的6名代表出任"。勞方代表不是由300多萬名"打工仔女"中選出，而是全部由工會投票產生，而工會有超過一半是工聯會的屬會，一個工會投一票，就可以選出全部5名勞方代表，基本上操控了勞顧會的代表性。

黃定光議員，究竟誰負責立法？是勞顧會立法還是立法會立法？

但是，很可惜，政府躲在勞顧會背後"拉線"，然後說勞顧會達成的共識便是政府的立場，如果立法會對勞顧會已達成共識的方案有任何修訂，政府便不排除撤回《條例草案》。這完全是不尊重議會，亦不尊重議會背後的民意，完全是欺騙市民。

主席，我懇請議員反對張超雄議員動議的各組修正案。主席，我需要簡單澄清兩點。第一，區諾軒議員和梁耀忠議員沒有聽清楚昨天當陳志全議員發言後我澄清的一點。或許我再澄清一次：當政府接受了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共識後，這個就是政府的立場。

張超雄議員提出共3組修正案。

我懇請各位議員留意，根據《僱傭條例》第VIA部，僱員如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僱員可於被解僱後9個月內向勞審處提出補救申索。換言之，僱員可於被解僱後9個月內的任何一天提出他/她有意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故此，張議員的修正案要求僱主在解僱僱員一段時間後，而期間未有得聞該僱員有意獲得復職或再次聘用，才可聘請替代員工，會引致運作上的實質困難。僱主已聘請替代僱員這一事實，會否令僱主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變得不切實可行，應由法院或勞審處按個別案例的案情裁定。在法院或勞審處作出命令之前，僱主和僱員都有機會提出他們的論點。因此，由法院或勞審處於裁定僱主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是否合理地切實可行時所須考慮的情況，理應廣泛全面，我們認為過分具體的要求並不合理。張議員的修正案要僱主證明如果不聘用替代僱員並不切實可行，這項要求是過分的。政府認為，這個要求會限制法庭判決如僱主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是否不切實可行，這項限制並不合理。

就第二組修正案，張超雄議員動議修訂《條例草案》第5條中建議的第32NA1b條，將額外款項的款額從僱員每月平均工資的3倍改為6倍，將72,500元的有關上限撤銷。我很想清楚表達政府的立場，這種做法和改動政府是難以接受的。

我想指出在現行《僱傭條例》下，法院或勞審處可判給僱員終止僱傭金及款項可達15萬元的補償金，作為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補償，而今次所討論的額外款項是在僱主沒有按照命令將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僱員時，除終止僱傭金及補償金之外，有責任支付僱員的額外款項。當然，大家不要忘記，僱員在遭不合理解僱的情況之下，如果符合領取長期服務金的資格，亦可獲得長期服務金。此外，僱主如不支付該筆額外款項屬刑事罪行。另一方面，我亦想強調，政府十分尊重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建議，但政府亦有責任在修改任何勞工法例和政策時，充分顧及對勞資雙方的影響，而勞顧會是一個平台，讓我們適當地處理勞資雙方的問題。我亦必須重申，政府所提出的建議是經過多次討論所達到的共識，成果得來不易。就第三組有關修訂額外款項上限的修正案，張議員動議修訂《條例草案》第5條，建議將可藉立法會決議修訂額外款項的上限，而非藉於憲報刊登公告，即"先訂立後審議"方式修訂。

但是，我亦必須要強調，無論是"先訂立後審議"方式或"先審議後訂立"方式，立法會議員同樣有審議、修改，以及通過與否決有關修訂建議的權力。重要的是，《條例草案》建議對額外款項的修訂，以"先訂立後審議"的安排，與現行《僱傭條例》第32P條中，有關法院或勞審處可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個案判給的補償金的金額，修改方式一致。根據現行《僱傭條例》第32P5條，勞工處處長可藉憲報公告修訂補償金的款額。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用同一方式處理有關法院或勞審處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個案判給的各項款項的修訂方式。張超雄議員在今年1月對《條例草案》提出的各組修正案，勞工處於3月向勞顧會作出匯報。正如我剛才已經解釋，勞顧會沒有就有關修正案達成共識，可見張議員的修正案未能得到勞資雙方共同接納。因此，政府認為必須要維持原來的方案。我想懇請各位議員否決張議員動議的所有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我想就局長剛才提出的幾點作進一步解釋。

這項條件很清楚也很合理，為何不能接受？

金錢補償方面，局長剛才很聽黃定光議員的話，黃定光議員提及3筆錢，局長便予以回應。

主席，局長至今仍然未能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即使《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立即生效......

其實，僱員要麼得到上限為15萬元的補償金......法庭往往會考慮在該段時間僱員是否應負上責任。

我提出的多項修正案，外國早已實行。整套制度，英國已經實行多年，只是香港一直滯後，而且失信於國際社會和國際勞工組織。

況且，復職權是基本人權。但是，僱員要求法庭頒布復職令，並且行使其復職權的情況，其實鮮會出現。一般而言，"打工仔"被辭退後若與僱主對簿公堂，關係全面破裂，但仍堅持復職，這種情況可謂少之又少。其實，我們想要保障的是工會代表。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所提出的條文或其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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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三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三組修正案，以修正第5條。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我們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只要符合法例和規則，主席也會批准，所以不存在臨時提出修正案，或沒經勞顧會討論不可以提出修正案等問題。

《2017年僱傭條例草案》。
議員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李慧琼議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議案，察悉提交本會省覽的內務委員會第12/17-18號報告內的《2018年差餉令》。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讓議員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第12/17-18號報告內的《2018年差餉令》進行辯論。

主席，我謹以《2018年差餉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審議工作。《2018年差餉令》的目的是落實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的差餉寬免措施，以寬免每個應課差餉物業4個季度的差餉，每季上限為2,500元。小組委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命令》，並曾接獲一名市民的意見書。小組委員會原則上不反對提供差餉寬免，以紓緩市民的經濟負擔。

這些極少數的差餉繳納人，例如地產商及持有大量物業的業主，會獲得大比例的差餉寬減額。因此，多名小組委員批評差餉寬減措施向富人傾斜、"還富於富"，違背政府以基層和清貧人士為寬減措施受惠對象及與社會分享本港經濟成果的目的。小組委員會多名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改善差餉寬減措施，以期達致更公平地分配涉及的款項。委員的建議包括限制每名差餉繳納人可獲差餉寬減的物業數目，將差餉寬減措施局限於租戶及自住物業的業主，以及將已落成但未出售的物業豁免於差餉寬減措施以外等。政府當局指出，《命令》所載的差餉寬減措施涵蓋約325萬個須繳交差餉的物業，包括796,000個公屋單位。香港房屋委員會將向公屋租戶退還差餉寬減。此外，在可獲得最高差餉寬減額的首10位差餉繳納人的租約之中，有超過82%的租約訂明租金不包含差餉。換言之，有關差餉雖然先由業主代繳，但大部分的差餉寬免將根據租約條款退還予相關租戶。政府當局表示明白市民大眾對差餉寬減機制的關注，亦察悉議員提出的改善建議，並承諾會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就改善現行差餉寬減機制不同方案的分析，以及適時向立法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小組委員會亦曾討論，為何差餉物業估價署在《命令》於2018年4月1日生效前，已發出第一季的徵收差餉通知書，並在通知書上訂明第一季的差餉寬減額。有委員質疑這項安排在法律上是否恰當。政府當局解釋，考慮到每季發出的通知書數量龐大，而且在2018年3月底及4月初有公眾假期，差餉物業估價署在2018年3月28日開始發出第一季通知書，可利便差餉繳納人在2018年4月30日或之前繳款。政府當局強調，以往多年推行的差餉寬減措施一直沿用類似安排。由於4月30日這個最後繳款日是在《命令》生效日後之後，即命令所適用的差餉款額是在命令生效後才須繳交。故此，在2018年4月1日之前發出第一季通知書的安排，在法律上並無問題。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命令》的意見。就本命令的具體內容及審議過程，我不想多談。以下發言，我主要集中探討現時寬免差餉一事在社會引起的爭議。毫無疑問，隨着近10年樓價不斷急升，租金水漲船高，社會上不斷有聲音批評，現時當局寬免所有物業差餉的做法，令一些擁有大量物業的業主可以獲得巨額差餉寬免，對於市民大眾並不公平。政府今年雖然坐擁巨額盈餘，但在預算案中推出的照顧基層市民措施，未能符合市民的期望，令有關差餉寬免的爭議越演越烈。不過，我想指出，現行的差餉寬免安排並非特區政府首創。早在港英年代開始，政府一旦出現大額盈餘或希望刺激香港經濟時，均會推出差餉寬免；向所有物業作出差餉寬免的做法亦由那個時候開始。

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顯示，首10名差餉繳納人在2018-2019年度獲得的差餉寬免金額共達2億5,600萬元。不過，當中有82%的物業在與租客簽訂的租約中，訂明有關租金並不包括差餉，業主只是代租客繳交差餉。因此，租用大型業主物業的商戶和市民均可受惠於剛才提到的差餉寬免措施。當然，局方提交的文件並沒有交代這些租客可從中獲得的差餉寬免金額。如果當局可以交代具體的數字，可能會令市民更清楚知道差餉寬免對租客的幫助。話說回來，當局並非不了解社會大眾對差餉寬免機制的不滿。當局在小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已經指出，現時差餉估價及徵收是以物業為基礎，而差餉繳納人可能是業主、租客或業主代理人。差餉物業估價署能夠收集的差餉繳納人資料就只有姓名和地址，而沒有身份證號碼、商業登記證號碼及物業業主的資料。因此，如果當局要改變現時差餉寬免措施的安排，便需要修改《差餉條例》，改變現時只是以物業作為差餉估價及徵收資料的基礎，並要更新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電腦系統及資料庫。當局在現階段根本無法改變差餉寬免的安排。因此，當局現正就有關改變差餉寬免安排所需要進行的工作，以及改變差餉寬免安排所帶來的影響，進行相應研究，並會在本年年底完成有關工作後再向立法會報告。就此，我希望當局可以盡快完成有關研究，並詳細考慮一旦改變現時差餉寬免安排所帶來的影響。舉例而言，如每位業主只獲寬免一項物業的差餉，聯名物業及公司持有物業的問題該如何處理？如果租約規定由租客繳交差餉，會否令這些租客失去差餉寬免？凡此種種的問題，均需要具體解決。我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均會支持這項《命令》，同時希望當局可以盡快完成改善差餉寬免機制的研究工作，減少近年社會對差餉寬免所帶來的爭議。

可惜，這項措施正正反映政府制訂所謂"利民紓困"的寬減政策時有多偽善和不公。

企業措施方面，我已經多次指出政府枉作小人，將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稅率削減50%，絕不公平。

最後，政府礙於壓力而"派糖"，向未能從上述任何利民紓困措施得益的市民每人"派錢"，上限4,000元。

第二，眾所周知，發展商最少有9,000個閒置單位，他們其實是在囤積居奇，卻美其名說是政府的樓宇供應政策，旨在增加香港樓宇供應。大家都知道這是謊話。

所以，在香港做生意或做有錢人有很多好處。

政府可否正正經經做實事？

代理主席，有關《2018年差餉令》的問題已經反覆在立法會的議事堂討論。

其二，如果要施加限制，整項《差餉條例》便會出現重大變化，連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做法亦會有很大變化。這變化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估價署以使用人而非以業主作為單位徵收差餉。

如果以業主作為單位，很多資料和資訊的掌握將會更為清晰，但政府卻沒有這樣做。讓我們再退一萬步，既然政府這不做，那又不做，不如僅對發展商未發售的樓宇施加限制，即那些只獲發出"入伙紙"但仍未發售的樓宇。

根據這份表格，大家便會知道有關樓宇仍由發展商持有抑或已經易手。

其他問題諸如電腦改動、資料更新及物業擁有人與業主之間關係的改變等，政府10多年來也不處理。我不知道政府還要等多久才會正視這些問題，例如在退還差餉時，應該要有公平合理的機制，而不要像現在般，不患寡而患不均，導致不公平的現象。

首10位差餉繳納人獲寬減的稅款合共約為2億5,600萬元，涉及的物業則有40,000個，這數字可不簡單。

不過，我想藉現時察悉的過程向政府指出，有關的問題並非第一次提出，而有關的修訂建議也不是民主黨第一個提出，只是10多年來從未獲得正視而已。如果特區政府因為怕了我們，以後不再提出寬減差餉的措施，並把所節省的資源投放在長遠的社會福利和社會需要，大家可能認為更為合理。

關於這項命令的討論，我留意到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希望在這次發言中指出。

何謂改變用途？

2016年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批評，估價署沒有做好農地改變用途後重新評估差餉的工作。因此，在這份報告書發表後，審計署便建議地政總署訂立機制，要求地政總署在向改變土地用途的農地發出警告信時，同時將警告信的副本交給估價署，以便後者作出跟進評估。估價署在最近回覆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提問時表示，由2016年5月至今年3月期間，估價署共接獲涉及約2,600個農地地段的警告信副本。此外，新界各區共有54,800多個農地地段的物業已評估差餉，包括大棠荔枝山莊及元朗橫洲等，成績看似不俗。

不過，我嘗試利用元朗南地段索引圖，按照估價署的方法查看。

只有9個地段須繳交差餉，而應付差餉租值由約5萬元至最高28萬元不等。

換言之，估價署未有按照《差餉條例》第361條的規定，在有關地段改變用途後評估其差餉值，那麼政府便少收了稅款。事實上，如果大家到元朗南便會看到，大部分地區一望無際，看到的都不是農地，而是棕地、貨倉，甚至是停車場或收車中心。即使是明顯已改變土地用途的地段，但按照地段索引圖再翻查估價冊，也只有很小部分有估價紀錄，其他一概沒有。

大家自然會想，估價署和地政總署在進行土地管理時有沒有做好本分？

第二點，必須嚴格執行差餉估價的工作，因為如果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好，會令公帑白白流失。有人作為地主卻不需要繳交差餉，也是導致社會不公平的原因。

財政司司長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不少對基層市民紓困的措施，希望減輕市民面對的壓力，而《2018年差餉令》豁免每季上限2,500元的差餉，可以減少包括中產人士和中小型企業的稅務負擔，我是支持的。不過，部分人指出，有關建議的措施亦可能令持有大量物業的人士或企業獲得龐大的差餉寬減，因而令庫房減少收入，似乎有違減免差餉的原意。因此，政府應盡早研究改善的措施，以期將來如果有相關的寬減時做到還富於民，惠及有需要的人士，包括中產人士和中小企，而不會變成"還富於富"。根據政府的資料，寬減差餉的措施——正如黃定光議員也提到——涵蓋325萬個應課差餉的物業，令政府收入減少178億元。

人民力量一向認為全民直接"回水"比寬免差餉更公平公道、也能令更多香港市民受惠。

今天很高興聽到建制派議員表示寬免差餉的目的是為幫助中產人士及中小企。所以，為寬免差餉而設立一套合理限制，這個大方向沒有人反對，剛才謝偉銓議員也沒有反對。不過，大家所認為要設立的合理限制，可能有很大差異。今年寬免差餉的金額是自2012-2013年度以來最高的，金額上限為1萬元，所有物業單位均可獲豁免。

今年豁免差餉總額是178億元，首10名獲得最多差餉豁免的差餉繳納人，所獲豁免的金額達2億5,600萬元，即每人平均獲豁免2,560萬元。

由此可見，財團得益非常顯著。這一定不是大家口中的中小企或中產人士所希望得到的紓緩、減壓效果。政府不斷告訴我們，這些機構獲豁免的差餉，很多會退回給租戶，例如商鋪租戶。但現在五大地產商坐擁的空置單位達到6,100個，每個空置單位獲豁免差餉達1年1萬元，總數為6,100萬元。近日我很仔細地查閱差餉估價冊，發現即使這些差餉會退給租戶，但這些租戶中，有很多是連鎖店、銀行、電訊商等，都不是大家口中的中小企，要通過這類紓援措施減輕負擔。例如全港港鐵站內的櫃員機，其應課稅差餉租值合共20多萬元。這些櫃員機均屬於同一銀行集團，假如這銀行分開繳付櫃員機的差餉和租金，下年度可豁免超過百萬元的差餉。另外，不少大廈都會出租位置給電訊商架設發射站，電訊商亦要繳付有關位置的差餉和租金，其發射站亦須繳交差餉。

其實不單是櫃員機，即影即有照相機也會獲退1萬元差餉。

另一個不合理的地方，是同時擁有多間豪宅的富豪亦可以獲得差餉豁免，豁免金額一定遠高於一般中產人士的收入。如要取得1年1萬元的差餉豁免額，物業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要達到20萬元，物業市值要過千萬元。

張建宗司長持有9項物業，如果那9項物業都超過1,000萬元，他便可獲豁免9萬元的差餉。針對這個我們認為不公義的差餉制度，政府可以考慮加設一些合理限制。當然，若展開有關加設限制的討論，大家會有很多不同意見，政府亦會表示有很大困難，但最少我認為政府應展開這個討論，而不是蕭規曹隨，表示政府以往也是這樣豁免差餉的，然後甚麼都不理，罔顧議會提出的意見。即使建制派議員，也指出應該設立合理的限制。

我剛才提到的連鎖店、櫃員機、發射站是否不應獲得豁免？我相信這些方案只能透過政府修訂豁免差餉令才能做到，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卻極難獲得通過。

政府表示要改變現行差餉豁免的做法，必須徹底改變徵收差餉的安排，當中可能涉及修訂法例，全面更改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電腦系統和資料庫，有關資料亦須不斷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業權狀況。此外，如何處理聯名物業，以及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亦可能極具爭議。我也懂得站在政府的位置提出1,000個問題，如果差餉繳納人不是業主怎麼辦？

其實亦同樣要面對這些問題。

政府表示會研究改善現行的差餉豁免制度，我覺得已是走多了一步。但是，我覺得有需要改善現行的差餉豁免制度，確保不會有一人有太多單位獲得差餉豁免，其實這並不困難，政府可能已在其他計劃上這樣做。大家應記得，剛在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中，有一筆涉及"補漏拾遺"方案的113億元開支，當中包括3億元行政費，而在這筆行政費中，有高達6,400萬元用作其他運作開支，包括土地查冊費用。大家可能會問，為何"補漏拾遺"方案要包括土地查冊？原來"補漏拾遺"方案規定，市民獲差餉寬免超過4,000元，便不能獲"派錢"，這即是說，政府其實有方法知悉那些市民是否獲豁免差餉超過4,000元。大家可能會奇怪，政府不是說在差餉估價冊中，物業單位與市民的身份是分開的，所以要花時間把市民身份與差餉估價冊扣連起來嗎？為何政府可從"補漏拾遺"方案查出哪名市民可獲差餉寬免超過4,000元？原來政府可透過土地查冊來確保提出申請的市民，不會獲差餉寬免超過4,000元，這樣他們才合資格申請補足差額。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政府絕對有辦法把市民身份與差餉估價冊扣連起來，只須比對差餉估價冊和土地註冊處的資料便可。因此，政府過去多年拒絕規定1個住戶可獲豁免差餉的單位數目上限，並不成立。政府早就可以做到，只是不願做而已。如果政府連比對差餉估價冊和土地註冊資料也懶做，民主黨亦曾提出，規定業主向政府申領豁免單位的數目，持數百個單位的人也只能就某一數目的單位申領豁免，可能是1個，可能是3個，這方面的行政開支極為有限。無論是限制領取差餉豁免的單位數目，或是規定業主須申請豁免單位數目的上限，均切實、簡單、可行，亦可令差餉豁免更能針對有需要的人，更符合政府和林鄭月娥所說的"理財新哲學"。如果政府連限制差餉豁免單位數目都懶做，起碼也應規定某類型的單位不能豁免差餉。眾所周知，差餉物業估價署每月均會公布各類單位的價格，包括各面積住宅、非住宅的價格。在非住宅中，亦包括零售、工廈、各級寫字樓等單位，亦即是說政府有方法知道繳納差餉單位的類型，所以如果政府要在未來設限也是可行的。一言以蔽之，"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今年的差餉豁免令已自動生效，我們今天只是察悉，但仍希望政府聽到議員的意見，在未來作出改善，以顯示政府亦曾努力嘗試過。

大家可以想象，這名差餉繳納人單獨就15,645個應課差餉物業繳納差餉，怎可能有個人一次過持有超過15,000個單位？

發展商持有物業一段時間而不放售，可能是出於商業策略的考慮。

當然，我相信當中細節有待探討。

其實，這個安排很可能會被演繹為"還富於富"，希望政府能夠聽取我們的意見。
代理主席，我不會盡用15分鐘的發言時間，我只希望就《2018年差餉令》表達兩個觀點。

2016-2017年度獲最高差餉寬免額的首10名差餉繳納人，合共擁有39,865個物業，獲政府退回的差餉合共1億2,400萬元。十個人便能分享到1億多元，這已清楚說明，擁有越多物業的人受益越多。我希望補充一個觀點。徵收差餉的對象，不單是擁有多個物業的業主，同樣包括一些持有多個物業的機構。政府透過退還差餉，也達到類似的效果。

當中的分別，在於2014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只提供首兩季差餉寬免，每季上限為1,500元。其後多年，政府均寬免4季全數差餉。由此可見，差餉寬免兩季或4季，對企業可造成如此巨大的分別。

如果議員真的關注涉及領展的事宜，其實也應關注差餉寬免最終對領展等企業造成的效果。在差餉寬免一事上，我們不能忽略上述情況。我們希望政府未來制訂差餉寬免措施時，不應縱容包括領展等財團。

原來在10年前，時任陳家強局長已公開表示會考慮探討差餉寬免。他在該篇文章中表示，當時七成物業每月繳交差餉不多於250元，但來自該七成物業的差餉收入，只佔總差餉收入約兩成。另一方面，繳納差餉最多的3%物業，其繳納的差餉卻已佔總差餉收入的一半。十年前，時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經表示要檢討差餉寬減措施。

如引入累進式徵收率，他估計每年關於物業應課差餉租值評估的爭議可能大幅增加，令行政成本上升。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能認真研究，如何才能遏止這種"還富於富"的效果，向應課差餉的人士徵收差餉。

市民可以看到，地產商對物業的囤積和壟斷情況，政府照單全收，所以這次寬減差餉才會引爆新一輪關於政府是否"還富於富"的討論，而這項討論的範圍一定不限於今次寬減差餉的方式會否令人有周浩鼎議員剛才所說的感覺。其實，全香港都是"還富於富"的，最核心的問題是......

但是，說到"還富於富"或撥亂反正，問題確實較我們現時討論的事情更為結構性。

我渴求香港有租務管制，限制租金升幅。

小市民、蟻民、住宅租客和商鋪租戶其實是"肉隨砧板上"，寬減差餉完全沒有令租客得以解決最核心的問題。

當然，歸根究底，正如我剛才提及，現時財富不均的整體狀況、政府繼續實行高地價政策、租客沒有租務管制的租住權保障等問題，其實更值得我們探討。

擴闊稅基是一條真正的前路。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多項寬減措施，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當中包括寬減2018-2019年度4季差餉，以每個物業每季2,500元為上限。這差餉寬減措施將涵蓋約325萬個住宅和非住宅物業，政府收入將因而減少約178億元。為了實施上述的差餉寬減措施，政府於今年3月把《2018年差餉令》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命令》在今年4月1日生效。立法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命令》，我特別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審議工作得以早日完成。我明白小組委員會就差餉寬減的安排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我剛才亦聽到議員對有關議題的各種看法。我希望在此回應大家較為關注的3個事項。

鑒於差餉物業估價署每季發出的徵收差餉通知書超過220萬份，估價署會分批印製和寄出通知書。一般而言，估價署在每季繳款月前一個月的月底左右開始寄出通知書，讓繳納人在繳款月結束前有充裕時間繳款。估價署今年3月28日起發出4月至6月季度的徵收差餉通知書，"最後繳款日期"定於4月30日。另一方面，《差餉條例》第362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發出命令，宣布任何類別或其部分的物業單位，或香港任何部分，獲豁免繳交全部或部分差餉。為落實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寬減差餉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作出《命令》。

事實上，以往多年推行的差餉寬減措施亦一直沿用類似安排，而將《命令》交予立法會審議的時間表亦大致相若。第二個議員關注事項，是差餉寬減是否向大財團傾斜。雖然我們預計在2018-2019年度可獲最高差餉寬減額的首10位差餉繳納人，有關的差餉寬減額為2億多元，涉及4萬多個主要為非住宅的物業，但我們已多次向小組委員會強調，這些物業的租約當中，有超過八成訂明租金是不包含差餉的。

此外，現時為差餉寬減設定上限的做法，已能達致累退的政策效果，即租值越高的物業受惠於差餉寬減的幅度越低。另外，我希望議員留意差餉寬減措施涵蓋的325萬個物業中，包括了796,000個出租公屋住宅單位。這些公屋單位的租戶，接近全數將不需要在2018-2019年度繳交差餉。另一方面，擁有自住物業的市民和自置物業的小商戶亦可受惠於有關措施，可見差餉寬減的受惠層面非常廣闊。事實上，在2018-2019年度預計約178億元的差餉寬減總額中，涉及住宅物業單位的佔約149億元，而涉及非住宅物業單位的只佔約29億元。由此證明，差餉寬減措施並非向大財團傾斜。第三個議員關注事項，是應否對未來的差餉寬減安排作出改變。為達致更公平地分配差餉寬減額和令有需要的市民受惠，議員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包括限制每名差餉繳納人可獲得差餉寬減的應課差餉物業數目、將差餉寬減措施局限於租戶及自住物業的業主、只向住宅物業的差餉繳納人提供差餉寬減，或規定差餉繳納人須向估價署提出申請，才可享有差餉寬減等。我感謝議員提出的提議和關注，但這些建議與現行的差餉徵收安排有很大出入。正如政府多次向小組委員會解釋，根據《差餉條例》，差餉的估價及徵收是以物業單位為基礎。差餉繳納人可以是相關應課差餉物業的業主、佔用人或業主或佔用人的代理人。現時估價署只收集有關差餉繳納人姓名及通訊地址的資料，以發出季度徵收差餉通知書，並沒有收集差餉繳納人的身份證號碼、商業登記證號碼或物業業主的資料。若改變現行差餉寬減的做法，我們或須根本性地改變徵收差餉的安排，這可能涉及修訂法例和全面地更改估價署的電腦系統及資料庫，有關資料亦須不斷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業權狀況。如何處理聯名物業及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亦可能備受爭議和十分困難。此外，新限制或會令部分租用物業單位而根據租約須負責繳交差餉的人士，無法受惠於差餉寬減措施。

我們明白部分議員和市民對差餉寬減安排的關注，因此已承諾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詳述政府就改變現行差餉寬減機制不同方案所作的分析和涉及的影響。由於有關事宜複雜，我們會盡量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有關分析。主席，2018-2019年度的差餉寬減能惠及社會上不同階層的市民，涵蓋層面十分廣闊，可有效地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我感謝議員就差餉寬減安排所表達的不同意見，我們在分析不同方案時會加以考慮。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本會恢復《2018年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我發言支持易志明議員提出的《2018年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草案》。我發言只是想提出兩點觀察，這兩點令我感到很好奇和很疑惑，希望各位高明可以解除我的疑惑。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經21年，為何這項《條例草案》到今時今日才提交立法會處理？第1部將"Seamen"改為"Seafarers"，這項修訂我當然絕對支持，因為不單是男人才做海員，女人也可以做海員。易志明議員說他是跟隨《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的"非性別專用詞語"，所以以"Seafarers"取代"Seamen"這個提述。換言之，"Seafarers"這用詞早於2006年在《公約》已經出現。從2006年至今擔任海員的女性，仍然被稱為"Seamen"，這令我感到有點困惑，由2006年至2017年已有十一二年，之前代表運輸界功能界別的議員有否察覺到這問題？他有否嘗試提出修訂，還是他想做而做不到？

另一項修訂，我簡單稱為"去殖民化"的修訂。

很奇怪，其實，"英語聖公會"在1998年已經改稱"香港聖公會"。

"去殖民化"的修訂中，修改標誌和徽章最重要，修改區旗和區徽更是必定要做，"皇家香港警察"也改名，而且是回歸當晚便改；"港督府"改為"禮賓府"，但是，有些人則矯枉過正，指郵筒要遮蓋郵徽；有些人更說女皇頭像的硬幣要收回及停用，需要註銷。但是，我們在法例中，很多富殖民地色彩的用詞，例如"總督會同行政局"、"女皇陛下"，仍然長留在條例內20年，現在當然不會用"女皇陛下"，已改為"中央"；"總督會同行政局"，當然已改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如果大家翻閱法例，便會發覺其實很多文字上的修改，都是"去殖民化"或"本地化"。其實，20年前也可以做，難度是否很高？當然，我曾看過一些法例，並想修改一些數字或法例與法例之間用詞上的矛盾，但政府卻不予理會。

審議時間亦不會很長。

當局說教科書要修改，但這些法例及重要的文件卻不修改，請回去檢視各團體以私人法案形式訂立的條例，是否有這些過時的條文？我覺得這也是議員的基本責任。當然，如果議員原來已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政府"嘆慢板"，不肯處理，說這些用詞不重要、不相關、不影響判案，便不作修改，這樣大家便要指出政府的問題。

《2018年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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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25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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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海員俱樂部法團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就譴責鄭松泰議員而動議的議案。謝偉俊議員在2016年12月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上述議案。該議案的辯論已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中止待續，而議案所述的事宜則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調查委員會已完成調查獲交付的事宜，並已於2018年4月11日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按照《議事規則》第40條的規定，本會現在恢復該譴責議案的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據我理解，我應在其他議員發言後才作出回應。
主席，我留意到李慧琼議員身前有兩支旗幟，但我想提醒她，根據正式的規定，國旗和區旗舉起時......

國旗必須高於區旗，面積亦須比區旗大，這是對國旗的尊重。

主席，謝偉俊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

簡單而言，我們不認同鄭議員的行為，但他所犯的過錯已遭受法庭判決及處分；要再透過譴責議案來取消他的議員資格，便成了法庭懲處外的欲加之罪。這其實是赤裸裸打壓政治異己的行為，公民黨認為不能接受。主席，在1年半前謝偉俊議員提出這項譴責議案時，我代表公民黨在議事堂內明確表示反對。

建制派強行成立了全由自己人參與的調查委員會，花了過去1年多的時間，堆砌出這份厚達300頁、洋洋萬字的調查報告，就是為了"煮死"一個他們認為分裂國家的政治異見者。我本着好奇的心態翻閱這份報告，看看他們如何努力堆砌理據打壓異己，結果發現其內容不但牽強，而且自相矛盾。主席，就從是否應該提出這項議案說起。調查委員會在報告中一直強調並非取代法庭的角色，而譴責議案的原委是要處理法庭不能處理的政治問題。

今次鄭松泰議員所涉及的情況，因為已經過司法程序，經歷過法庭的審判，因此應比照《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鄭議員侮辱國旗案在法院判決的結果是鄭議員有罪，但案情不至於嚴重至入獄，最終是罰款了事。因此，很明顯這並不符合第七十九條第六項的條件，不能即時取消鄭議員的資格。

主席，老實說，在法律上我們沒有說不能同一事件使用兩條罪名來控告，但必須精準、謹慎及符合法律精神。差不多所有立法會同事也必然知道，連今次的調查報告也承認，立法會從來並沒有為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下定義，因為下定義並不容易；過去的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因此建議，由當時的立法會決定何種行為會被視為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

主席，從這標準出發，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所提出的理據明顯未夠充分，而且可說是非常牽強。舉例而言，其中一項指控鄭議員行為不檢的理據是沒有理會"蔣麗芸議員及立法會主席的勸喻及警告，仍繼續有關行為"。報告中大量引述了當時主席及蔣麗芸議員在事件中給鄭議員的勸諭，從而指鄭議員一再違反這些勸諭，認為這是行為不檢。這裏我並非有意為鄭議員的部分行為作出任何辯護乃至辯論。鄭議員"擅自離席及騷擾其他議員的展示物品"並非恰當行為，但這是否構成他可以被"DQ"的理由？主席，議會應成為據理力爭的地方。在席的同事當中可能也有人試過被主席勒令離開會議廳，大家也會有不同的反應。如果因為沒有遵從主席的指令便要被"DQ"，那麼主席，立法會有多少議員同事要被"DQ"？

主席，威權社會有3項特質：第一，有一個行政霸道的政府，處處以效率及發展的名義來踢走一切批評政府施政的異己；第二，有一個以國族為中心的政府，處處以國家之名，欺壓百姓；以及第三，有一個偏幫政府的議會，所有事情均包裝成為多數人的民意，在議會內以大欺小，在議會內行使多數票的暴政。今天的立法會是否去到這地步？建制派是否要"有風駛盡𢃇，有權用到盡"？他們是否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以各種名義打壓反對派？主席，我不希望今天的香港立法會會悲哀至此。我再次重申，我代表公民黨反對今次的議案。

主席，鄭松泰議員被裁定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罰款5,000元，並留有案底。根據報道，他當天獲悉裁決後，在庭外仍堅稱事件無聊，判決證明香港社會不開明。單從他對被判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後依然毫無悔意，便應予以譴責。眾所周知，國旗及國徽是一個國家的標誌，亦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反映民族的獨立和尊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及區徽，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象徵和標誌。鄭松泰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亦是大學講師，應該深明有關道理。不過，鄭議員的行為卻完全違反有關道理。他當時一而再地無視其他議員和立法會主席的勸阻和警告，依然故我地倒插國旗及區旗。從電視和網上直播的公開會議片段所見，第一次倒插旗幟涉及11名議員展示的21支旗幟，而第二次則涉及8名議員展示的16支旗幟。再者，無論在法庭裁決前或後，鄭議員也不認為自己的行為屬侮辱國旗及區旗，多番表示自己被建制派政治打壓，批評是欲加之罪，指當天的行為是為了表示不認同建制派策動流會和製造政治鬥爭。然而，如果一如鄭議員所說般，他的做法是為了表示不認同建制派策動流會或他所形容的製造政治鬥爭，鄭議員大可透過不同方法表達不滿，例如召開記者招待會、發動聯署等，絕不應以倒插國旗以示不滿。

法庭已裁定他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對於鄭議員的說法指他認為建制派當天在桌上擺放國旗及區旗而又不在席，並非愛國和負責任的行為，我其實也經常看到反對派把要爭取支持的標語、不滿政府行為的告示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道具擺放在會議廳的桌上，而很多時他們亦不在席。按照鄭議員的說法和邏輯，反對派亦只是虛情假意，惺惺作態，並非真心和負責任的行為。

此外，有議員表示鄭松泰已因此事承擔了法律後果，立法會的譴責是不需要和不應該的。當然，對於被判有罪的人，社會也希望他們在負上刑責後改過自新。但如果犯法的人毫無悔意，加上立法會議員在社會上是公眾典範，難道不應予以譴責？國旗及區旗代表了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如不尊重國家和香港特區，又如何能按照立法會誓言效忠香港特區？

主席，我支持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

主席，楊岳橋議員剛才指倒插國旗這行為雖然錯，但始終不是一件大事，罪不致死，不應動用譴責議案這把牛刀來處理。他又指我們建制派小事化大，搞政治鬥爭，利用機會譴責政治敵人。主席，我想各位反對派議員聆聽，我以下發言支持譴責鄭松泰議員的原因，亦很希望他們可以回應。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譴責鄭松泰議員，並且取消其議員的資格。因為透過倒插國旗及其他證據，確實顯示鄭松泰並非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亦非真心實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所以鄭松泰根本不符合擔任議員，他甚至不應具備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主席，為何我會得出這結論呢？讓我們一起"回帶"，重溫當日發生倒插國旗時的背景。大家均記得，當時我們建制派議員在會議廳擺放國旗及區旗的背景，是因為"梁、游"以至部分議員在宣誓時"加料"，侮辱國家及整個民族。當時，整個社會對"反辱華"非常強烈，亦對於散播"港獨"言行心痛惡絕。很明顯，散播"港獨"這言行違反《基本法》並挑戰特區政府，所以當日我們是為抵抗"梁、游"利用立法會繼續"播獨"而擺放國旗及區旗，從而突顯宣誓時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莊嚴意義和承諾。在這種背景下，鄭松泰當日公然把國旗及區旗倒插，而且對蔣麗芸議員及主席閣下的多次勸諭以至警告，亦不予理會，繼續對國家的區旗及國旗肆意侮辱，再次倒插。對於這種行為，我相信只要大家細想，也會認同鄭松泰並非一時貪玩，而是刻意——是刻意——透過倒插國旗及區旗，表達他對國家及特區否定的態度。大家試想想，抱持這種態度的人，如何能說服大家他是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呢？讓我得出這個結論的第二個理由是，大家可以"回帶"，重溫鄭松泰在立法會宣誓就職當日是如何讀出其誓詞。他確實把誓詞從頭讀完一次，但當中其實已"加料"。他說"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港人為大、香港萬歲"，這些"加料"顯然將其否定《基本法》、"民主自決"的政治立場，僭建在立法會的誓詞內，確實明目張膽。主席，我們可重溫政府的選舉主任在"DQ"周庭當日發出的新聞稿，當中第五段清楚註明："'民主自決'或以公投方式提出包括選擇獨立來處理香港體制等，均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法律責任。鼓吹或推動'民主自決'或以何種形式提議獨立的人士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第七段亦指出："鼓吹或推動'民主自決'與法例要求之聲明內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容相違背"。因此，當時的選舉主任基於這原故而不能讓周庭參選立法會。主席，這兩段內容很清楚，便是鼓吹或推動"民主自決"根本與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容相違背。反對派可能會說，鄭松泰那些"加料"是否等同"民主自決"、否定《基本法》呢？何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港人為大、香港萬歲"呢？鄭松泰一直選擇沉默，沒有說明及解釋他當日為何在屢勸下依然倒插國旗。當然，我估計他今天也不會在議事堂告訴我們，他當日"加料"的意思。不過，為尋求鄭議員的政治立場，我也找到他一篇題為"'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由本土民權到建邦立國的轉捩點"的文章，文章內容也表達了他對公投制憲的一些想法。

"此外，他還有進一步補充，指出當時的公投制憲運動，並非停留在觀念上探討香港能否獨立的可能性——據鄭議員指——而是以最務實、最直接的方法，將獨立自決的意思實踐出來，由香港人制定屬於香港的憲法。當中涉及的爭論已不是支持"港獨"與否的問題，例如有沒有槍炮、有沒有水飲等這些基礎設施，重點是思想準備及行動策略上，新一代香港人已植根香港區隔中國的思想，現在就要利用既有的制度，將全民制憲的理念付諸實行。鄭松泰的文章清楚說明其政治立場，他的"全民制憲"概念，基本上，是由香港人自行制定《基本法》，其實是排除了"一國"，亦等同推動"民主自決"。看過這篇文章，我認為文章已清楚告訴我們他的理念。對於鄭松泰在宣誓當天"加料"，我很難被說服，他是真心實意效忠《基本法》和特區。主席，老實說，看過這些文章後，我們真的要思考，究竟鄭松泰是否真的符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是否真的可以擔任立法會議員。既然周庭也沒有條件參加立法會選舉，沿用同一個標準，我認為鄭松泰不應該獲得參選立法會的資格，因為從根本上，其各項論述也告訴我們，他不可能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亦不可能真心實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主席，早在2016年12月14日，當本會討論是否要將倒插國旗事件交付調查委員會時，我已提到一些背景供大家參考。鄭松泰一直是熱血公民的骨幹，長期或明或暗做了很多事，極可能是推動所謂自決，甚至"港獨"的積極分子。據報道，2016年年底，當鄭松泰出席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的"統獨之爭論壇"時，聲稱現時當權者專政，港人現在只能選擇——他當時沒有讀出"港獨"——這個唯一出路，又指熱血公民本來希望推動全民制憲，透過香港人重寫《基本法》，並繞過中央政府於香港終審法院確認，鞏固港人權力，惟最後因得不到支持而告吹。同年4月，當鄭松泰出席香港大學學生會舉辦有關"港獨"和"台獨"的論壇時，他表明香港獨立完全不是問題，是歷史必然發展的過程，而人民具有以下犯上的權力。他又向在場學生"播獨"，指如果他們進入立法會，便會成立全民制憲委員會，從港人的角度制憲，重申不能再等，要立即追求所謂自主自決的香港。主席，從以上資料可見，鄭松泰一直否定《基本法》，甚至一直有計劃推動自決，再加上他倒插國旗的行為，所以我認為他倒插國旗的行為，絕對反映他否定《基本法》的政治立場。主席，最後，請容許我花少許時間，引述鄭松泰出版的一本書，如果各位不了解鄭松泰的政治立場，大可讀讀這本鄭松泰親自撰寫的書。書名是《由本土民權到建邦立國》，書中說得很清楚、很直接。書的序言是這樣說的，"香港人沒有故土，唯有香港建國"。這篇序言最後一段是這樣寫，"我們是和中國人不同的族群，以前我們以為爭取普選可以自治，但事實上，我們在自欺欺人，以為主權與治權可以截然分割。到了2014年後，中共與港共政權以各種各樣的方法宣告中國殖民香港，此時越多香港人明白，我們幾十年來爭取的其實不是選舉形式，更實在的是香港獨立自治，但我認為這並不足夠。是的，最少這樣可以保持香港現在的文明，但在百年後，香港要有自己的歷史與未來，香港人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香港人要愛的國，不是一直一直幻想、妄想出來的中國，而是自己的國家——香港。1989年以後，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得清，香港的天空上應該寫着一行字'香港人沒有故土，唯有香港建國'。"我想告訴大家，不是我誣衊鄭松泰，是鄭松泰自己在這書的序言中，清楚說明他的政治立場。這進一步印證，從鄭松泰倒插國旗的行為，可以清楚看到他根本是否定《基本法》，否定特區，甚至是推動香港人建國的積極分子。主席，"一國兩制"是得來不易的制度，對國家、對香港在過去、現在、將來均是最好的制度，我們要愛護這制度。五十年後是否繼續有"一國兩制"，關鍵在於我們不能令"一國兩制"成為否定"一國"的缺口。大家想一想，50年後，如果不能實行"一國兩制"，最大的受害者是誰？因此，我們不能讓任何破壞"一國兩制"的人，利用立法會來"播獨"，利用立法會來宣示他的政治立場，這是民建聯的底線，是不會改變的底線。主席，鄭松泰加入議會後，我有機會跟他溝通接觸。他在議會可說是獨行俠，最激烈的行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梁游事件期間，他跳上檯面擲《議事規則》，差點發生很危險的情況。我認為他的發言頗飄忽，投票意向不難預測，因他基本上是投反對票，是一位忠誠反對派。

主席，剛才聽了李慧琼議員的一席話，她真的"嚇死人無命賠"，有沒有搞錯？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的行為要不得，須要譴責。

她指鄭松泰議員宣誓"加料"要不得，但她又奈得香港政府的律政司甚麼何？

現在是民建聯治港嗎？是民建聯一黨專政嗎？

但當她說不過別人時，便說他何只今天，他上星期某一天也是這樣，去年某一天亦如是，只差在沒說聽聞鄭松泰議員10歲時好似、可能偷了同學一枝筆，證明他誠信有問題。

有人對我說不用保護鄭松泰議員，因為他不屬民主派。事實上，鄭松泰議員並無加入立法會的民主派會議，他為何不加入呢？

這個李慧琼議員真的不知所謂。大家要理解，我們討論民主或自稱民主派，"民主"這兩個字無人可以壟斷，是屬於任何人的嗎？他自成一派，民主派應該由得他。

如果人人都一樣，那便是一黨專政了，全部都是紅色。

我們不搞朋黨主義，因為真正的公道精神並非騎牆派，裝模作樣地扮作不偏不倚，而是真正看到一件事的是與非、黑與白、光與影，自己判斷事情達到甚麼程度和甚麼地步。

我何時加入過民主黨？很多人對真正的公道精神有所誤解，以為是指公平和公道。

事發於前年10月，那時我剛巧返回會議廳，看見他這樣做，然後看到蔣麗芸議員嚴詞斥責他。

我不太認同法庭的裁決，但我尊重法庭的結論，事情應就此完結。

我剛才聽畢李慧琼議員的發言，不論是看着她或聽着她說話，覺得不堪入目之餘，還感到神傷。

然而，他這樣說並不符合《基本法》。

我記得大約在2000年，如果沒有記錯，程介南自行辭職。再之前應該是詹培忠，他被判入獄大約3年。

程介南當年當選後，他知道有問題便立即辭職，否則選民便要等待4年。

如果民主派有人這樣做，對我而言是罪加一等，不過應該不可能，因為我們是如此黑白和壁壘分明。

但是，他們又不是隨口亂說，我剛才看見李慧琼議員有一疊講稿在面前，她照講稿讀出，鼻尖幾乎貼着講稿，亦有道具，是有備而來的。

主席，我代表專業議政發言。鄭松泰議員在2016年10月19日會議當日的休會時間，把一些國旗及區旗倒插。

國旗或區旗必須在莊嚴及適當的場合中展示。剛才我聽到幾位建制派的議員同事發言，當中謝偉銓議員把國旗和我們在議會內辯論時展示的標語牌相提並論，我認為這是對國旗的侮辱，是不恰當的。主席，剛才郭榮鏗議員也提到，我也請你"老人家"提醒李慧琼議員，當國旗及區旗在同時間展示時，國旗必須高於區旗或處於突出的位置，而國旗的面積也必須大於區旗。因此，主席，我希望你有空時向李慧琼議員講述這件事。專業議政對這件事的定論是，其實我們不支持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或褫奪他的議員資格。當然，我和鄭松泰議員並不熟悉，我是以事論事。在鄭松泰議員於2016年10月19日干犯了這件事情後，我曾公開地表示，鄭松泰議員這個行為絕對不適當，而且是無聊幼稚。可是，很多同事剛才也提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七項，也有很多不同機制令議員在做了或沒有做一些事情時，在經過特定程序後，喪失議員資格。剛才楊岳橋議員在發言時也清楚地指出，第一項至第五項是非常具體及有確定性的。第七十九條第六項的規定指，如果該位議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時，這位議員也會喪失其議員資格。

第六項是有關刑事罪行的，而第六項的嚴重之處是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

正如違例泊車，警察無須證明一個人是否有意圖違例泊車。我試過看錯交通標誌，但即使我看錯了交通標誌，以為那個交通標誌是准許泊車的，你在該個位置泊車，便已觸犯了違例泊車的罪行，須繳交罰款。如果你不繳交罰款和要抗辯，便須上庭。因此，侮辱國旗及區旗這個罪行是無需有思想上的意圖或犯罪意識，這是很明顯的。我想再說說為何我認為鄭松泰議員雖然是做錯了，但錯誤的嚴重程度未至於須褫奪他的議員資格，因為在蒐證時或在判詞當中可以看到，鄭議員這種行為並非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再者，在各種侮辱國旗的行為當中，包括玷污、踐踏、焚毀或其他侮辱國旗的罪行當中，法庭亦認為這種罪行雖然是犯法，但也並非最嚴重的侮辱國旗行為。再者，鄭松泰議員做出這種行為的日子是2016年10月19日，是他成為議員不足3星期的日子，因此我會給這位新同事benefit of doubt。因此，總括而言，我認為大家不要在不適當的場合展示國旗和區旗，包括將國旗和區旗放置在杯座上，因為應該是在莊嚴和適當的場合才展示國旗和區旗。鄭松泰議員的行為的確是幼稚、無聊、不適當。如果你要我用一個詞語來形容他的行為，我認為是真的不能接受。但是，大家知道，《基本法》第七十九條下褫奪立法會議員職位的機制是不能輕易地啟動的。雖然我對鄭松泰議員的行為感到很遺憾，但在權衡各方面的證據，以及聆聽過不同人士的意見後，專業議政是不會支持這項動議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尊重制度，以事論事，分清事實輕重，不偏不倚地作出與事件嚴重性相稱的決定。主席，今次鄭松泰議員被譴責的行為非常清楚和簡單，他自己亦直認不諱。他在2016年10月19日立法會會議期間，在會議廳再三倒插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議員席上的國旗和區旗，這件事不但令涉事議員甚為憤怒，連其他建制派議員和社會大眾也感到譁然和不可接受。鄭松泰議員事後因此被控兩項公開及故意以玷污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罪，兩項控罪均被裁定成立。主席，國旗代表着其國家和人民，我們的區旗代表着香港特區和市民。

主席，提到調查委員會，剛才反對派楊岳橋議員斷言這個調查委員會清一色由建制派議員組成，意味這份報告是建制派閉門造車的結果。

我曾出席調查委員會的研訊，根據我個人經驗，調查委員會處事是嚴謹的，我在宣誓後也直說我所知的事情，並無虛言。

基於上述理由，我毫無懸念支持這項議案，對鄭松泰議員的行為不檢予以譴責。有反對派議員指出，這種處分跟鄭松泰議員所作的行為不相稱。這種說法出自其他人的口還可說得過去，但出自反對派議員之口卻令人感到心寒，亦反映出他們的虛偽。君不見何君堯議員只是說了一句"殺無赦"，便招來反對派議員試圖利用同一種方式作出處分？

如果一個地方的立法機關對其成員侮辱自己的國家、本土和其代表的人民也可視作等閒、一笑置之，立法會的莊嚴和公眾形象何在？《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提供機制處理對於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的懲處。如果大家尊重機制，看重立法會作為憲制機關的莊嚴形象，重視誓言，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本土，均應支持按此機制對鄭松泰議員的相關行為不檢予以譴責。

主席，剛才有很多位議員同事發言，稍後亦會有其他同事緊接發言。我希望大家在每次發言前也想一想，我們宣誓就任時的誓言內容，以及發生鄭松泰倒插國旗事件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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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再次進行宣誓安排的時候，我們一群議員對於當天辱華和宣揚"港獨"的言論，感到十分憤慨。我希望提醒本會同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既要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也要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

很明顯，他當時有強烈意圖，如果沒有意圖或意識的話，他便不會一而再、再而三，不理勸阻也要走到其他議員的座位，把國旗和區旗倒插，侮辱我們的國家和特區政府。他的行為實在令人感到痛心，也違反當天宣誓的誓言。梁、游二人由於違反誓言，因而被取消議員資格。鄭松泰議員亦同樣應為他的行為付上責任。事實上，國旗和區旗是國家和香港的象徵。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和《區旗及區徽條例》，任何人公開及故意——請記着是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區旗，即屬犯法。法庭於去年9月即我報警後進行審訊，裁定鄭松泰議員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裁判官當時明確指出，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的行為，破壞國旗區旗的尊嚴，符合玷污國旗區旗的控罪元素，雖然他最後只被判罰款5,000元，但我尊重法庭的判決。但是，這5,000元罰款似乎未能發揮很好的警誡作用，因為鄭松泰在被判罰後多次表示這只是一宗政治事件，他甚至認為這只是一宗小事，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作為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議員的一言一行，應該為社會公眾起着一個表率作用。他也應自覺地維護立法會和特區的尊嚴。但是，他當天的行為透過網絡直播和傳媒報道，對社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他的行徑更在內地瘋傳，很多人都對香港議會出現這種行為感到痛心，而且對社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這宗事件既然在立法會裏發生，本會理應亦有必要公開給公眾一個交代，透過今次譴責議案讓社會知道甚麼是對錯，以及不能逾越的底線，這是議會應負起的責任。有部分反對派同事指出，既然法庭已經作出判決，立法會不應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我認為這個說法根本有問題。

所以，我認為立法會絕對應該跟進此事。我們不應採取不同準則處理這類事件，否則我們便很容易犯了某些議員口中常說的"搬龍門"及採用雙重標準的毛病。主席，社會上近年不斷出現關於"一國兩制"的討論，而且有人不時以出位的言行，挑戰"一國兩制"甚至是國家主權。反對派同事每次都以言論自由包庇這類行為，又可能說"我不太同意他的行為"或"我對這種行為感到有點遺憾，不過...... "，總之搬出言論自由等理由。

香港社會和大專校園最近也出現了很多鼓吹"港獨"的標語，以及種種涉及人身攻擊的侮辱性言詞。種種跡象的源頭，在立法會似乎也有跡可尋。如果本會在出現這類行為時不加以制止，或作出適當的跟進或懲處，我相信社會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例如，有數名人士因參與佔領旺角行動——即所謂"魚蛋革命"——而被判刑，而且刑罰不輕，對社會來說，可說是血的教訓。這也是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對某些違法行為加以譴責，以致有人認為沒有甚麼大不了，甚至以為沒有問題，最多只會被社會人士譴責或法庭警告。我們真的忍心看到這麼多青年人因這些煽動行為或"有樣學樣"而被重罰或監禁數年，因此失去及付出數年的自由和代價嗎？香港理工大學已經表明，基於鄭松泰有關行為的嚴重性及法庭作出的判決，決定不與他續約，並且強調這項決定不但恰當，而且符合大學的利益。

香港受法律及"一國兩制"保障，香港市民同樣有義務尊重"一國兩制"，遵守法律和底線。無論議員的託辭怎樣華麗，也不能成為侮辱國家、破壞"一國兩制"及違反法律的藉口。面對社會種種亂象，立法會有必要採取實際行動，正本清源。

對於這種既無聊又無耻的行為，我們於情、於理、於法都必須加以最嚴厲的譴責。稍有人性的人都會尊重和維護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國旗和區旗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象徵與標誌。因此，尊重國旗和區旗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應有之義，這種尊重應是一種本能，也是一個人品德和質素的反映。偏偏鄭松泰堂堂一位香港立法會議員，他不但沒有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和香港特區的區旗，還公然倒插國旗和區旗。這種行為不但是"腦殘"無知，更是自賤自辱。我相信，任何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人都不能夠容忍。踐踏國家和香港的尊嚴固然要譴責，出爾反爾違背自己的誓言，同樣令人不齒。

姑勿論他有否發假誓及是否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單看他這種將誓言當作"發噏風"的行為，我們還怎能相信他會履行自己的誓言，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呢？事實亦證明，他這種為了躋身議會便可以發假誓、可以違背誓言的人，只要一朝得志就會原形畢露，他可以嬉皮笑臉地侮辱自己的國家和養育自己的香港、可以若無其事地批評自己的選民是"白癡"，試問他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即使拋開法理不說，鄭松泰未經物主同意便擅動擺放在他人桌上的物品，即使被物主喝止，他仍然無賴地擅動他人物品。這種行為不但是無聊、無禮，更有盜竊等犯罪嫌疑。

知耻近乎勇，但可悲的是，鄭松泰明知自己倒插國旗和區旗已令眾怒難息，而且法院亦裁定鄭松泰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成，但他不但沒有認錯，更砌詞狡辯，以國旗區旗的規格為擋箭牌，企圖為自己脫罪。他這種行為分明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懦弱又可笑。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一眾反對派議員是非不分，不但沒有批評鄭松泰的行為半句，還千方百計為其護短，輕描淡寫地將鄭松泰辱國辱港的行為形容為"頑皮"、"多手"、"小學雞"等，簡直顛倒黑白。尤其是那些平時將法律公義掛在嘴邊的"律師黨"，他們明明清楚看到有人違反《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但他們不但沒有出來維護法律尊嚴，反而助紂為虐。我真想問問反對派的政客，今天為了包庇政見相近的人，便甘願顛倒黑白，他日若有更大利益擺在眼前，他們是否也會像鄭松泰一樣公然辱國辱港呢？主席，我由衷希望反對派議員明白，這項譴責議案通過與否，不僅直接關係到鄭松泰的議席，更是關乎立法會的尊嚴。眾所周知，鄭松泰的行為在電視直播下進行，如果我們不義正詞嚴地對他作出譴責，便極容易對外傳遞錯誤的信息，容易讓人誤以為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倒插國旗和區旗也不用負上任何責任、誤以為立法會沒規沒矩、禮崩樂壞。難道反對派議員樂見這種情形嗎？我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只問立場，不問是非，而是要是其是，非其非，客觀理性地思考一下，一個公然侮辱自己國家、一個出爾反爾、違背誓言，以及一個知錯不肯認錯，還想設法諉過於人的人，是否值得譴責？是否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畢竟，尊重國旗和區旗、擁護《基本法》、維護立法會尊嚴，這些都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至於鄭松泰，我希望他能夠有自我反省和檢討的能力，明白即使此譴責議案被否決，他能夠僥幸留在議會內，也僅僅是得益於反對派盲目包庇，而絕不是公眾對他這種行為的認同。如果他不知悔改，繼續"無知當有趣"，我相信市民終有一天會用選票懲罰他。

不過，自香港回歸後，不少立法會議員在宣誓時做show、裝模作樣、"搞鬼"，程度一次較一次嚴重。最嚴重的一次，便是今屆立法會梁、游二人作出"播獨"、辱華等令人髮指的行為，導致部分議員需要在其後的立法會會議，即2016年10月19日的會議上作第二次宣誓。不過，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便是透過手段阻止梁、游二人再次宣誓，防止他們再褻瀆我們的國家和特區。就在那個時候，鄭松泰議員可能不甘寂寞，因為他是激進派，害怕鏡頭冷落他。為了吸引注意，他便把11位議員放在桌子上的國旗和區旗倒插。

當然，有反對派同事為他護短，認為鄭松泰已經在法庭上"找數"了，負上了刑事責任，為何建制派還要在立法會跟進呢？因為立法會議員是莊嚴的公職，代表市民立法；而會議廳亦不是一般的地方，當天的會議廳更是宣誓的場合，應要加倍隆而重之對待。再者，議員亦有較市民更重大的責任。因此，我們有責任在議會中把這股邪氣和歪風撥亂反正。我十分支持也很感謝謝偉俊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鄭松泰的議案。調查委員會成立後我亦立即加入，為市民發聲，因為市民也看不過眼，竟然有立法者公然侮辱國旗和區旗，怎不令人感到氣憤呢？調查委員會經過多次會議，很客觀地深入討論鄭松泰的行為有否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違反誓言及行為不儉。就違反誓言這一點，鄭松泰於立法會作出宣誓時，承諾：第一，定當擁護《基本法》；第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他之後的行為正正體現出他與梁、游是一丘之貉，根本不是真心擁護國家和《基本法》。

鄭松泰倒插國旗的行為清楚顯示，他不尊重國家和香港。

由此可見，鄭松泰所作的立法會誓言所蘊含的承諾，就在他倒插和玷污國旗的一刻，被他完全違背了。這完全體現鄭松泰"發誓當吃生菜"、沒有政治誠信的本質，與梁、游是一丘之貉。至於行為不檢方面，即使鄭松泰作為立法會議員，也不等於他的自由不受限制，不等於他可以任意妄為。

鄭松泰在立法會的議事廳內，沒有理會蔣麗芸議員的勸諭和主席的警告，一而再倒插國旗和區旗。在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時，甚至現時這一刻，鄭松泰也從來沒有就他的行為作出認真和誠懇的道歉。他一連串的行為，既無悔意，亦無反省，完全是詭辯連篇，文過飾非，砌詞狡辯，令立法會的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害。他曾為教育工作者，那樣的行為更"教壞"孩童，誤人子弟，有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準則所有的非常高期望。因此，實際上，他的行為貶損了立法會在市民心中的形象，已經構成行為不檢。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好好監察政府，為市民做好立法和把關工作，為市民做實事，改善民生，審批政府的財政撥款申請，每個事項均要非常謹慎地進行。坦白說，鄭松泰進入立法會1年多，他有甚麼"代表作"？

其實，他過去教授社會科學及政治，應該十分明白這些基本的政治倫理才對。

他自己沒有好好尊重法治和議會，反而做一些小丑式的表演，表演畢卻不承擔責任，"帶頭盔"，轉移視線。因此，法庭雖然已為市民伸張公義，判鄭松泰有罪，但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同樣背負市民的期望，同樣有責任捍衞立法會的尊嚴。因此，我在此不單向建制派的議員呼籲，亦向所有議員——包括泛民議員——呼籲，他們要當機立斷，向這種歪風說不，向這些不尊重和侮辱國旗、國徽和區旗的行為說不。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譴責鄭松泰的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謝偉俊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以及《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鄭松泰行為不檢、倒插國旗的議案。剛才有議員把這件事與周浩鼎議員和何君堯議員的事件相提並論，主席，這該怎麼說呢？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要討論鄭松泰議員行為不檢的議案，並決定是否按《議事規則》第49B條，對他作出譴責。整件事的起源是在前年10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鄭松泰議員趁大部分議員不在席時，走到部分議員的座位，把他們擺放在桌上的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故意倒插。當蔣麗芸議員發現並把國旗和區旗重新擺放後，鄭松泰議員再次走到其他議員的座位，把國旗和區旗倒插。

事實上，鄭議員其後也因此被法庭裁定侮辱國旗和區旗罪名成立，判處罰款。或許有人認為既然鄭議員已受到法律制裁，立法會便無須多此一舉，提出今天的譴責議案。然而，我們看回鄭議員在就任議員之初，曾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作出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誓言。由於當天所展示的國旗和區旗均代表着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莊嚴意義和承諾，鄭議員的行為不但違反其曾作出的誓言，亦干犯《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更是不承認、不尊重國家和特區的行為，破壞國旗和區旗的尊嚴，其實較玷污國旗和區旗更為嚴重，理應受到譴責。我亦想指出，鄭議員參選立法會議員，成為政府體制內的一分子，便應履行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責任，知道立法會有立法會的規矩，亦有議員應遵守的《議事規則》，絕不應在議事廳內故意侮辱國旗和區旗，亦不應把立法會就職的莊嚴誓言當作沒有說過。

我記得在緊接其後的會議，即當年10月26日的大會上，我鄰座的鄭議員，手執我手上這本《議事規則》，走到主席台前抗議。他被主席警告後，仍然不聽勸諭，最後被主席以行為不檢為理由，把他逐出會議廳。不過，鄭議員再次沒有依從主席的命令，反而衝開勸諭他離開的保安人員，走到我身後投擲這本重量接近1公斤的《議事規則》，而那本《議事規則》便從我頭上這裏飛到那裏，發出轟然巨響，不單令我受驚，多位同事也同樣受驚。然後，他縱身跳過位於會議廳後方高1米多的圍欄，從我這個位置返回座位。這種行為一方面肆意破壞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亦構成巨大危險。代理主席，我要強調一點，鄭議員一方面要做立法會議員，另一方面卻在議會內作出這些故意、重複、幼稚、無聊的侮辱國家和特區象徵、破壞議會秩序的行為，這是一種不分輕重、超越作為議員應有底線的舉措。這些行為亦對其他參與會議的議員和立法會的工作人員造成很大的滋擾和危害，更反映鄭議員根本無視《議事規則》。在這數件事發生後，他仍表現得毫無悔意和歉意。故此，我支持今天的譴責議案，對鄭議員作出懲處，維護議會的尊嚴，遏止這種歪風，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代理主席，在2018年4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以立法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就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了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並且發言。當時，我交代了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強調調查委員會完全遵守程序公義，根據非常嚴格的標準確立了有關譴責議案對鄭松泰議員作出的兩個指控。根據《議事規則》第73A條，調查委員會向立法會作出報告後已隨即解散。我今天不會重複當天發言的內容，但會表達我個人對譴責議案的看法，並會就着立法會可以如何更有效處理議員的不當行為提出一些建議。代理主席，立法會議事廳是供議政、論政的莊嚴地方，公眾對立法會議員有很高的期望，議員的行為舉止會成為社會的典範，年青人也容易有樣學樣。

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應該知道議員必須遵守《基本法》，效忠"一國兩制"。正如法庭已經清楚指出，國旗代表國家，任何正常和合理的人都明白，將國旗或區旗倒插必定會破壞有關旗幟的尊嚴。在香港，合理的人均會認為倒插國旗是侮辱國家的舉止。而在立法會的議事廳進行會議時公開侮辱國旗，等於公開侮辱自己的國家民族，公眾絕對不能接受此等行為。2016年10月，立法會出現了宣誓風波，很多新任議員為了"出位"，爭取曝光，慣性地不遵守法律和規矩，連國家民族都拿來公開侮辱，引火自焚，最後導致被"DQ"。鄭松泰議員當時亦是新任議員，但這不等於可以在議會上為所欲為。事實上，立法會應盡早就這些行為表達立場，除了向公眾有所交代外，更可發放清晰的信息，讓日後有機會進入立法會擔任議員的人士清楚知道，議員在議事廳有所為、有所不能為，不可以為所欲為。即使立法會議員受《立法會條例》保障，議員的行為亦不能超出法律的規定，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

我衷心希望今天反對譴責議案的反對派議員想一想，究竟立法會的議事文化應該是怎樣的呢？立法會或一個議會要有優質的議會文化，並不能單靠一個陣營。

兩隊的球技都十分精湛，踢至加時再射12碼，不論贏輸也為人稱頌。我很希望立法會能夠重拾最基本的尊嚴和文化素養。代理主席，在餘下的時間，我想就立法會處理議員不當行為的現行機制提出一些思考。根據《議事規則》，現時有3個機制處理議員的不當行為，但有關機制並不全面，各有不足。第一個機制是按照《議事規則》第49B條，即我們現正引用的規則，動議可以導致取消議員資格的議案。《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立法會議員如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及判處監禁一個月以上，可被解除議員職務。又或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對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的議員提出譴責議案，即我們今天辯論的相關條文。兩個機制有所不同，《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未能涵蓋不屬於《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所指的刑事行為，亦未能涵蓋嚴重程度不足以構成《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所指的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的不當行為。第二個機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812條，向過早發表證據的委員會委員提出訓誡或譴責；或根據《議事規則》第85條，對不遵從《議事規則》有關利益申報規定的議員，可藉訓誡或譴責，或暫停其議員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

至於第三個機制，便是最常見的《議事規則》第452條。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席可命令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退席，不得繼續參與有關會議。然而，這個機制只適用於議員在會議上的行為，即由主席裁決某位議員在會議上行為不檢，而懲罰亦只限於有關議員不得繼續參與會議，但並不適用於個別議員以議員身份在會議外作出的不當行為。

根據《議事規則》第731d條，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可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訂定勸諭性質的指引，訂明議員應確保其行為一定不會令立法會的聲譽受損......
梁議員，我要提醒你，就《議事規則》如何妥善處理議員行為不檢一事，我相信議員稍後可在其他場合進行辯論。本會現時處理的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動議譴責鄭松泰議員的議案。

是否普通的行為不檢？

其實，調查委員會曾反覆討論這個問題，毫無懸念地一致建議作出譴責。

立法會不應該容許這種行為，應該很清楚地支持譴責，責無旁貸。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譴責議案。

大家從視像錄影看到，當時蔣麗芸議員即時制止他。然後，第二次，他又轉頭再做，當時梁君彥主席亦及時喝止他。我不明白作為一名時下年青人，為何對於祖國今天的強大，今天在國際上的威望，各方面的成就，如此敵視？今天，很多反對派議員不敢明目張膽地庇護鄭松泰的惡行，因為他將街頭的惡行帶入莊嚴的議會內。我亦明白他們明白法庭已經將他定罪，如果他們再包庇鄭松泰的惡行或可說是罪行的話，我對他們對法治的觀念存疑。不過，言語之間，他們也有包庇。最可笑的是，會議一開始，郭榮鏗議員竟然提出規程問題，指李慧琼議員前面擺放了一支區旗及區徽，不合乎某些規定，也是不尊重等。"大人大姐"，別傻了。我們的區旗及區徽具有象徵意義，區旗、國旗、區徽及國徽是有象徵意義的。我們看過很多小朋友畫的圖畫，他們畫的國旗是否正規如印刷一樣，並非如此，但他們愛國的熱誠，他們對國家的尊重，洋溢在圖畫上。因此，我認為可悲的是，除了是鄭松泰本人當日的惡行外，就是今天某些人的看法。

代理主席，對於鄭松泰議員倒插國旗的行為，我們民主黨清楚認為他的行為幼稚，亦應予以強烈批評。但這種行為本身是否足以成為剝奪其議員資格的藉口，藉此褫奪其議席呢？我們認為這已超出應有比例。正如剛才梁美芬議員再三強調，在現行機制下，當我們要懲戒議員，其實只有"DQ"這種方法，取消該議員的席位。但這種情況其實可能不太理想，因為客觀上，究竟每種行為應處以何種水平的懲罰才算合適呢？事實上，這方面應按照合乎比例的原則處理。

如作出口頭警告、罰款、禁止出席會議一段時間等，以至最嚴重的"DQ"。

我認為社會期望我們深思甚麼才是適當做法。

但儘管如此，我們不認為我們應該因此事而褫奪他的議席。他的行為不檢和幼稚行為已由法庭作出裁決，而有人認為裁決可能並不足夠，但無論如何，有關裁決是由法庭經過聆訊後頒下的決定。有關決定亦值得我們參考，當中的處分程度不致令他將來在法律上不符合再次參選的資格。剛才有同事問及他是否已違反誓言，以及他的行為是否已表達他違反誓言的態度。這亦是他將來要面對的種種問題，因為大家也知道，當他再次參選立法會時，可能要面對確認書會否獲確認的問題，而這留待下回分解。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謝偉俊議員答辯。
代理主席，如果我們看看出席議員的人數和發言的踴躍程度，恐怕也知道對於非建制派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難為的議案，因為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太多人在席，一直也只有"班長"莫乃光議員在席，而我想鄭松泰議員大概是在外面的前廳看直播，正如我們當天在前廳目睹他侮辱國旗和區旗的情況一樣。代理主席，我在上一次動議辯論議案時，即2016年12月14日，已經就這項議案，以及當時陳志全議員提出的相反議案作詳細發言。由於時間關係，我恐怕不能夠一一重新表述當中很多很重要的原則，在需要時，希望各位市民可翻看有關的辯論，那是值得推薦和觀看的。

當然，我也很多謝4位反對派同事就有關議案表達反對聲音。

更重要的是，代理主席，當這些同事說無須跟進或不應在法庭可能有任何判決前跟進，他們同樣利用非法庭以外的程序來針對另外兩位同事，即周浩鼎議員和何君堯議員的行為。

第二點是——這正正說回剛才的道理——如果我們應該留待選民判斷，那我們為何需要《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及第七項呢？整個機制證明了我們不能夠依靠選民在若干時間後的判斷，而是我們有自我約束和自我管制的能力，令議會的水平——我們盡力而為吧——達至某個標準。更重要的是，代理主席，回看這次事件，鄭松泰議員其實很聰明，他可以說是欺騙選民的高手，這一點他也承認了。大家如果留意一些網上錄音，會發現在2011年6月10日，有一段錄音被公開，而他事後也親自承認那是他說的。那段錄音說"公眾是白癡"、"有份支持梁、游，令黃毓民敗選的人是智力有問題"。他當時表示遺憾。不是罵公眾是白癡，即選他的公眾是白癡，而是他說當時在公眾面前要假裝與梁、游要好來騙選票，這是他親自承認的說法。

這簡直是又要欺騙選民，又要侮辱選民，在適當時候又說要留待選民選擇，你們再相信他便真的是白癡。代理主席，另一種說法是小題大做論，又或者是陳志全議員口中的"假、大、空"論。首先，代理主席，這次事件與周浩鼎議員和何君堯議員事件不相同，這次是無可否認地牽涉到刑事案件、刑事後果，絕對不是小題大做。就這一點，我必須駁斥梁繼昌議員，他身為律師，剛才說這是屬於strict liability。錯、錯、錯，因為這項罪行本身清楚表明必須是故意的，一旦是故意的便已經不是strict liability，而是要證明他有意圖和是故意的，這跟違例泊車完全不同，梁議員。我恐怕你的學位......當然，我不希望你跟其他同事一樣，但這種說法是完全誤導選民和公眾的。當然，誤導公眾的人不僅是他一個，因為在此以前，楊岳橋議員曾經在上一次辯論時批評說小學生也不會認為這是違法的行為。當然，我希望楊岳橋議員在檢討後也認同我的看法，便是小學生也知道這是違法行為。大律師，當然我們有時候也會出錯，不過如果說小學生也應該知道，大家便應該清楚知道我們的水平是怎樣。代理主席，當然，我同意這宗案件在結果上只罰款總共5,000元，未達到《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的門檻，即監禁1個月或以上。但是，大家不要忘記，這只是這宗刑事案件判例的其中一個水平，而這個水平本身並不代表甚麼。

當年，前議員梁國雄觸犯一些刑事罪行，被判監超過1個月，當時亦是由我提出議案，給大家機會辯論究竟應如何處理這個刑事結果。當時，很公道地，有5位建制派議員，包括我本人，反對這項議案。我們認為雖然刑事結果是監禁超過1個月，雖然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的門檻，但考慮到政治上的各種因素，在作出政治判斷後，我們認為無須褫奪其議席。整個機制是公平的，大家也可以就有關事項作出政治判斷，反映市民對我們的期望和意見。

所以，如果你說法庭處理了便等於劃上句號，是絕對地錯、錯、錯。代理主席，我當然認同《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中對"行為不檢"作出的定義並不清晰。我很多謝梁美芬議員剛才介紹調查委員會的整份工作報告。

我十分多謝胡志偉議員提出有修改的必要。

就我個人的看法——我也相信我的看法正確——議員在決定贊成或反對的時候，除了要審視有關報告和法庭判決外，還要作出政治判斷。

但是，鄭松泰議員事後唯一做過的事情，就是諉過於人，反指這是一場政治鬥爭，更指控其他議員向大陸表忠，踐踏立法會的尊嚴，更表示會開壞先例。說到這一點，主席，我留意到他在針對何君堯議員的議案辯論中投了贊成票。

此外，他更在5月4日發給所有議員的信中——當然不包括我在內——仿效他的師傅多次形容自己為"本席"，態度極其傲慢。他接着又說不敢否認違反誓言，但否認行為不檢，因此應交由選民決定。